按照《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例》，如買家沒有在訂立臨時買賣合約後5個工作日內，就有關物業與賣方簽立買賣合約，則交易即告取消，而賣方可沒收相當於售價百分之五的臨時訂金。

《條例》自實施以來，就上述目標已達到一定的效果。我現就郭偉强議員的質詢，綜合答覆如下：《條例》述明，如買方在簽立臨時買賣合約後5個工作天內沒有簽立買賣合約，該臨時買賣合約即告終止，而相等於樓價5%的臨時訂金會被賣方沒收，但同時賣方不得就買方沒有簽立買賣合約而提出進一步申索。有關規定考慮到香港住宅物業市場市況波動的特性，以及普羅買方在未有完成交易時的財政損失。在《條例》實施前，一般而言，若一手住宅物業的買方在簽立臨時買賣合約後3個工作天內沒有簽立買賣合約，該臨時買賣合約即告終止，而相等於樓價的10%的臨時訂金會被賣方沒收。《條例》已將臨時訂金的金額由樓價的10%下調至5%，而簽立買賣合約的期限亦已由3個工作天延長至5個工作天。《條例》是經過運輸及房屋局"立法規管一手住宅物業銷售督導委員會"1年討論、兩個月公眾諮詢，以及立法會詳細討論，在不同持份者求同存異下達致的成果。消費者委員會、業界及相關持份者均有積極參與有關討論。消委會在2014年發布的《一手住宅物業銷售研究報告》中建議，《條例》讓買方在簽立臨時買賣合約後有更長"冷靜期"簽立買賣合約，以及在買方沒有簽立買賣合約時被沒收的臨時訂金金額更低。事實上，有關議題及相類似的建議在《條例》的立法過程中已有充分討論和考慮。除了有關"冷靜期"方面的條文保障消費者，《條例》亦規定一手住宅發展項目的賣方須於住宅物業開售前最少7天，提供售樓說明書讓公眾免費領取；賣方亦須在開售前最少3天，提供價單及銷售安排資料供公眾免費索閱。以上條文均對消費者作出保障，讓準買家有充足的時間及資料作出適當決定。

以上資訊亦已載列在銷售監管局發布的《一手住宅物業買家須知》內。按照《條例》，賣方必須在各發展項目的售樓說明書中首先列出此份"買家須知"，讓各準買家在置業前知悉應該採取甚麼步驟保障自己。銷售監管局會繼續與各持份者保持溝通，並就《條例》交換意見，以達到提升一手住宅物業銷售的透明度及公平性，以及加強對消費者保障的目標。
主席，在香港置業其實是個很艱難的決定，更可能是畢生最大的決定。發展商出售一手住宅物業時，往往以首年免供或提供不同優惠作招徠，但"羊毛出自羊身上"，發展商變相托高了樓價，令訂金由十多二十萬元變成四五十萬元，而這筆款項對於買家來說，是一個很巨大的數目。我希望局長應就這個調整認真考慮。

事實上，在一手住宅物業銷售監管的工作上，政府的目標非常清晰。首先，保護消費者的權益；第二，確保銷售過程公開、公平及透明。此外，因應香港一手住宅物業市場的波幅，相對較其他城市為快和大，我們需要平衡買賣雙方的利益。除了有關買家的保障外，相信大家都清楚知道，賣方無權在買家簽訂臨時買賣合約後取消這項買賣。物業市場即使波幅向上或向下，賣方都無權取消銷售協議。在這個情況下，針對香港物業市場的特性，我認為這個處理安排實屬恰當。

正如郭議員剛才所說，在香港購置一個住宅物業，事實上對很多人來說都是畢生最大的投資，所以有關決定不可輕率。此外，我亦希望想置業的市民考慮自己的財務狀況，量力而為。我們會就有關工作繼續加倍努力。
主席，我感到有點遺憾，因為只有我一人繼續提問，其他同事對這項質詢沒有興趣。雖然消委會在2014年曾發表報告，但大家都知道，這5年樓價急速上升。所以，我想問局長，當局會否因應現時樓價高企，重新進行同類的研究，就延長"冷靜期"及降低訂金率進行新一輪公眾諮詢，以聽取市民的意見。由於整體樓宇價格已有不同，市民的想法亦會不同。

我們亦留意到，消委會在本月接受傳媒訪問時亦提出了一些觀察和意見。

消委會表示，一手住宅物業銷售的情況在《條例》實施後已有大大改善。此外，一般而言，如果冷靜期較長，"殺訂"金額亦會相應較高。當局會與消委會保持溝通，亦會繼續聆聽不同持份者的聲音，以加強對消費者的保障。就郭議員剛才提出的意見，我們會保持警醒，亦會密切留意一手市場的銷售情況。

我們在過去的日子裏，對一些投訴進行主動調查，並對一些違規的銷售情況進行檢控。我們會繼續在這方面加緊努力，盡力讓市場在公平及透明的環境下運作，為買賣雙方保持適當的平衡，並確保消費者的權益。

繼"八三一"太子港鐵站的嚴重衝突事件中，消防處在確認傷者超過兩小時後才送院，並有義務急救員被拒入站救援後，在11月18日的凌晨，有大約80名義務急救員在香港理工大學被警方拘捕，當中包括持有委任證的註冊醫生及護士，他們均被綁上索帶坐在地上。這種對待成為國際大新聞，我感到非常震驚及憤怒。我想問局長是否知道阻礙救援工作違反國際人道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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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問局長，在"絕大部分警務人員都曾接受急救和一些基本的醫護訓練"中的"絕大部分"是指多少人？

主席，自6月爆發反修例運動以來，香港的法治、經濟和社會秩序備受衝擊，並被破壞至體無完膚。有批評警方的聲音，也有指責示威者喪盡天良，我希望政府能夠盡快制訂有效止暴制亂的措施，令社會盡快回復平靜。監警會已經成立國際專家小組調查由反修例運動引發的連串衝突，預計明年1月才提交初步調查報告。然而，鑒於目前的局勢複雜，為免錯過最佳時機，政府可否要求監警會盡快提交報告，早日為事情找出真相，令社會早日回復平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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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炮車有瞄準的機制，不可能誤中其他人，所以局長的答覆根本未能回應問題。我希望局長清楚解釋為甚麼水炮車要射擊清真寺或當時在行人路上的幾位人士。這幾位人士是否應該得到局方的道歉？

主席，據了解，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34個成員國中，有17個配備類似的水炮車。這些國家包括法國、德國、意大利和比利時等，其執法機構曾經使用水炮車處理大型公眾集結。由此可見，使用水炮車應對大型公眾集結，已經是國際慣常的做法。然而，坊間就警方出動水炮車仍然存有疑問，認為水炮車的殺傷力比較大，而射出的顏色水亦可能帶有毒性等。政府可否就上述兩方面作出澄清？警方使用水炮車時，會否與其他國家的相關做法和指引有分別？

首先我要申報，我是被警方非法使用水炮車襲擊的受害者，亦已向有關方面作出投訴。

第五項質詢。

主席，你是否同意，我剛才的話不是發言的一部分，所以無法收回？

主席，我想你澄清譚文豪議員剛才向你作出了甚麼指控。
會議現在暫停。

據報，部分警務人員處理公眾活動時的行為引起市民關注。該等行為包括：向大學及民居發射多枚催淚彈、在非必要情況下槍傷示威者、駕駛電單車撞向示威者、向正在採訪的記者發射海綿彈、近距離向旁觀市民和記者的臉部噴射胡椒噴霧、喝罵和拘捕旁觀市民、拘捕在示威活動現場視察的區議員，以及拘捕送贈衣服和食物等物資的市民。

主席，絕大部分香港人的眼睛是雪亮的，他們明理公道、明辨是非。

主席，局長你別介意，在過去幾個月，任何有正常思維的人均能看到警方在止暴制亂方面，作出了很大貢獻，你無須介懷外間不公平的評論。

警方現時的防禦裝備，有必要改善。我特別關心到，在美國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的大氣候下，連香港警隊使用催淚彈也要限制，不提供彈藥給我們，這要多謝黃之鋒這種人。難道警隊不用催淚彈，而要用汽油彈嗎？

供應正常，令警方能夠順利執法。

主席，這項質詢涉及警務人員在公眾活動中的執法情況，我相信現時全城最關注的，一定是香港理工大學的情況。較早前，理大校方會見記者，表示由昨天進駐校園至今早，一直進行搜索，現時已再無發現任何留守市民。校方亦清晰向政府表示，希望能夠盡快將校園解封，因為校園內有些危險品，而且校內情況亦急待修復。

因為現在是時候還校方安寧和修復的機會。由於這是校方半小時前向記者交代的情況，我想問局長可否呼籲警方安排退場？

主席，據報，本月11日，一名交通警員在處理路障時，拔出佩槍指向一名數尺外男子的胸膛，兩人互相靠近並發生糾纏。交通警員以左手箍着該男子頸部的同時，把佩槍指向另一名走近而沒有持械的黑衣男子，並在未作警告下向他開槍，該黑衣男子中槍倒地。隨後增援的一名防暴警員在未有檢查該名伏在地上又沒有反應的黑衣男子的傷勢下，用索帶索着該男子的左手，把他反轉再把他拉起坐在地上。中槍受傷男子隨後送院救治，一度危殆。

他在主體答覆第一段提到有警察受傷、有人死亡，但始作俑者是誰？是政府及"林鄭"推出"送中條例"，11月11日為何有人出來堵路？因為在11月8日，香港科技大學的周梓樂同學死得不明不白。

大家也看到，當天有一名白衫示威人士與警察對罵，然後該名交通警員在未尋求支援前，已經把手放在手槍上......

李家超看過有關片段嗎？

主席，我聽到局長說"不要'正義化'暴力"，他是否正在"正義化"暴力呢？他又說不想影響今次開槍案件的司法程序或調查，但他在主體答覆中表示，他認為這宗開槍事件合法合理。事實上，事件發生後，警方已即時發出聲明，指出這種做法合法合理，這是否"正義化"這種暴力？這是致命的暴力，主席。該片段確實在網上流傳，我剛才再翻看數次——我先前已觀看多次——片段清楚顯示該名交通警員離開行人路走出馬路，當時所有人均在行人路上，包括警方所說的示威者......

他是否"正義化"警方的暴力？

過去兩星期，我曾多次探望他，他的腎臟和部分肝臟被切除，但他上星期已經出院，多謝大家關心。局長在主體答覆表示，由於涉及刑事案件及可能提起的訴訟，不宜作出詳細評論。但是，他在主體答覆第一部分已經顛倒是非，並作出評論和判斷。他說當時現場有數人上前趨向警員，但有關片段顯示，是警員上前趨向白衣人，並用槍指向他。

中槍的同學已經保釋外出，但他還未知道被控甚麼罪名。最初的說法是"非法集結"，後來則說是"企圖搶槍"。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在上任當天怎樣回應這事？他說警方暫時以涉嫌"非法集結"拘捕周同學，而且反問記者，警方拘捕他的時候指出某項罪名，是否表示他就是干犯那項罪行？他說當然不是，並強調警方經詳細調查後，可以其他罪名拘捕和起訴中槍的同學。局長在主體答覆指出，中槍的同學涉嫌"企圖搶槍"，另一位同學則涉嫌"企圖搶槍"、"協助罪犯"、"藏有工具可作非法用途"及"非法集結"。

如果你不滿意局長的答覆，請在其他場合跟進。

《馬拉喀什條約》是在世界知識產權組織轄下締結的國際條約，條約的主要目標是促進及便利閱讀殘障人士獲取版權作品的無障礙格式版，減少他們因為一些適用於一般情況下的版權限制而失去接觸這些作品的機會，並且透過允許這些無障礙格式版作跨境流通，使更多不同地區的閱讀殘障人士可以受惠。截至2019年10月中，已有61個國家獲確認批准或加入《馬拉喀什條約》。中國已簽署《馬拉喀什條約》，有待確認批准。雖然香港目前沒有遵守《馬拉喀什條約》的義務，但我們仍可採取主動，優化相關的版權豁免，以符合《馬拉喀什條約》所列的國際標準，使有需要的閱讀殘障人士可以早日受惠。就此，現行《版權條例》已訂明一系列的特定豁免或允許作為，容許製作版權作品的"無障礙格式版"，供閱讀殘障人士作個人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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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審議《2019年司法人員條例草案》。

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由於香港實行普通法，遵循法官法，很多關乎香港重大公眾利益的案件，不僅政治案件，也備受關注。

主席，法案委員會通過《條例草案》時，還未有這個議題，但這數個月期間，我們接獲很多市民的信件。

我亦繼續接獲市民的意見。由於我是法案委員會主席，因此有責任立此存照。

主席，我謹此陳辭。

觀乎外國先進國家制度，美國法官實行終身制，聯邦法院法官不設退休年齡，除非法官因違法或犯罪受到彈劾，又或法官主動辭職才會離任。

當然，我們也希望法官及司法人員的人手問題在短時間內可以解決，這樣便可以讓更多年輕、有能力、有抱負的法官及司法人員有更多晉升機會。

要培養一名法官是非常不容易的，如果他們年齡尚輕便要退休，事實上是浪費人力資源。主席，現時司法機構的確要應付大量積壓的案件，市民亦期望法庭可以盡快審理案件。但在現時的困局下，提呈案件越來越多。

案件既多且複雜，而現時司法人手卻不足。因此，延展法官及司法人員的退休年齡是非常重要的，特別是一些複雜的案件，更需要由有經驗的法官來審理。

預計未來有過萬宗司法覆核個案需待處理，以現有法官的人力和設施限制，需要多少年才能處理所有個案呢？過去香港市民均十分守法，犯罪率十分低，以現時司法機構的規模足以應付。

我引述這建議的其中一個原因，是多年來，司法機構的職務大幅增加，性質越加複雜，而司法機構政務處的......
我一直聆聽謝偉銓議員和梁志祥議員的發言，梁志祥議員現在說的是增設職位，與退休年齡似乎無關......

好的，多謝主席。

我希望稍後司長能夠對以下方面作出回應：法官及司法人員增補的數目、律政司的人力、司法機構的支援人手、如何以現代科技配合司法系統。希望政府能夠向公眾提出更好的建議。我對於《條例草案》表示支持。
是否有其他委員想發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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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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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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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純粹透過延展高級別法院法官的退休年齡，是否能夠解決人手不足的問題呢？

但是，身為立法會議員，我希望司法機構理解，我們愛之深，責之切。吸納人才方面，他們非常守舊。很多年輕律師，無論是律師或大律師，都表示很難有機會加入司法機構，他們有心有力，也未必有機會可以服務市民。

我絕對清楚。

我是法案委員會的主席，我一定要說出各委員的關注。

但是，與任何公職人員一樣......正如我也會對一些剛畢業的同學說，如果有機會進入司法機構，並非只看福利待遇。

我們在法案委員會，數位委員都提出一個要求。

我必須要對法官......

主席，現時三讀主要是議員就是否支持政府的建議進行表決，其中包括延展法官的法定退休年齡、酌情提早退休年齡、酌情延展任期安排、過渡安排及退休金等相關事宜。

主席，有關延展法官退休年齡的討論，坦白說並不是新事物。

常言道，如果法院能有更多年輕法官，將可產生新陳代謝的作用。新陳代謝的意思是透過年輕法官的想法，將一些更現代、更貼近社會脈搏的價值觀，以及一些新意念和新的社會價值態度帶進法院，讓法官在審理案件時，可以反映這些價值觀和意念。

主席，我支持《2019年司法人員條例草案》，我認為有關做法適切，並能配合香港的實際情況。

我深信香港有人才，但招聘的過程和做法是否需要改善，以確保可以吸引人才加入司法機構，為香港服務？

這是慣常做法，目前有大概15至16名海外法官在後備名單上。

其實，普通法的司法管轄區並不只局限於上述數個地方。根據《基本法》，我們可以考慮其他司法管轄區，只要是普通法司法管轄區的法官，也同樣勝任，我們可以考慮。

我想說的是，如何解決法官人手供應的問題。實際上，除了延展退休年齡外，背後的深層次問題亦必須深究。在這方面，我提議局方要多作考慮。

本會恢復《2019年選舉法例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法案委員會主席張國鈞議員先就委員會報告，向本會發言。

結果她在上任第二年便主動提出修訂《逃犯條例》，令社會至今未能平靜。主席，我明白不同持份者對政制改革會有不同意見，當中......

如果因為各方持有不同意見，便不進行諮詢和推動工作，只會陷入循環論證的狀態。由於社會沒有共識，我們便不觸碰這項議題；我們不觸碰這項議題便沒有討論；我們沒有討論便沒有共識。結果，我們一直做不到太多，只能作出一些雜項修訂。

在整個運動中，由6月15日第一位犧牲者留下"五大訴求"的遺言至今，經歷了數次百萬人遊行及多次集會，已經形成非常緊實的民意。即使政府不相信遊行和集會人數，區議會選舉亦提供非常客觀的數字，彰顯了人民由6月至今的堅實意志。主席，政府不肯正面處理政制問題，即使政府能夠用警察及緊急法來鎮壓這次運動，他日立法會仍須再次審議這些具爭議性的事項，屆時又會出現混亂場面，我們當然不希望這種情況再次發生。主席，我明白政制問題複雜，並涉及不同持份者的利益，不可能一蹴而就，但這句說話十分矛盾。《基本法》早已訂明將會有雙普選，這個高度發展的城市，在回歸前已有12年代議政制經驗，但在回歸後22年來，政制民主化的步伐非常緩慢。這也不要緊，政府在擴大功能界別的選民基礎，增加其民主成分方面，可否做一些工夫？例如，漁農界、保險界、旅遊界、金融界、工商界等界別至今仍然是團體票，立法會及市民年來倡議這些界別應改為個人票，但政府至今未能切實處理，最多只是更新選民名單。這種做法令大家十分失望。

五年前審議當時的《選舉法例條例草案》，以及去年當局就今年的修例工作諮詢政制事務委員會時，我都提及《立法會條例》第20E條下有關教育界功能界別選民的定義，以及《行政長官選舉條例》附表下有關高等教育界界別分組選民的定義有欠清晰。

有部分院校包括導師，有些則不包括，甚至連講師也不包括在內，導致選舉權並不平等。雖然我們多次指出這個問題，但政府仍然沒有認真處理，還是把高教界選民的定義權拱手交給各大專院校，然後指有關責任在於相關院校。我認為這種說法是不負責任的，因為問題是如何在不同院校作出的不同定義中，找出一個劃一的做法。

舉行選舉及維持選舉公平、公正，都是政府的責任。由於政府沒有清晰定義，結果各院校管理層須按各自理解決定哪些教職員是選民，哪些不是。然而，選舉權是一件非常神聖的東西，也是憲法性的東西。

主席，我明白今次修例無法處理政改問題，也無法處理我剛才提及的存在多年的高教界選民資格問題。不過，我希望藉此機會讓政府當局了解加快政改進程的重要性。政府不能再推搪說現時沒有社會共識。

政治問題必須以政治方式解決，政府應回應200萬人的聲音，重啟政改，實現雙普選。近數天，區議會選舉效應令整個社會稍為平靜下來，因為有一個公平的方法表達人民的意願，這是最重要的。我們希望將來的立法會選舉亦能發揮同樣的功能，令香港能夠長治久安，真真正正令社會亂象，以及現時非常不理想的環境，得到平息。我相信民憤得以平息是非常重要的。

具體內容包括，某些立法會功能界及一個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的組成人士名單、提交選舉申報書的期限、關於選舉申報書的限額、呈交提名表格的方式、可免付郵資而寄出的信件的規定，以及其他次要修訂。

作為法案委員會的委員之一，我支持這次修訂。主席，《條例草案》在今年3月刊憲，當時的新聞稿提到，政府計劃在2019年3月20日將《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進行首讀和二讀，希望可於今年年中通過，並在本月剛剛完成的區議會選舉時實行。但現實情況是，今年6月立法會因社會事件而未能召開會議，7月1日立法會大樓更受到史無前例的衝擊，立法會從而需要停擺。因此，《條例草案》不能按照原訂時間表提交立法會恢復二讀。事隔5個多月，《條例草案》終於重見天日，但即使獲得通過，也只能在明年的立法會換屆選舉中應用。主席，我關注到《條例草案》無論何時正式獲得通過，仍有一個問題，就是《條例草案》獲得通過後的落實時間有點倉卒。

無論作出何種選擇，均會影響候選人的競選開支和整體選舉部署。當然，就修訂候選人免費郵寄每封信件的厚度和尺碼規定，政府解釋是為了與香港郵政就"小型信件"所定的尺碼限制看齊，這種做法可以理解。現時國際社會及香港的環保意識日漸提高，但我留意到每逢選舉臨近，如果某個選區的候選人數目眾多，該區選民都會收到大量選舉郵件。在剛舉行的區議會選舉，每個選區的候選人數目較少，有關情況可能不太嚴重。但是，立法會一個直選選區可能有超過20組候選人，這些競選刊物有時真的會塞滿郵箱。從環保角度考慮，我們可否向選民提供更多選擇，讓他們可以選擇不接收實體競選刊物，反而透過電郵或網絡取得相關信息？

另一方面，為確保公平選舉，《選舉條例》規定，"任何人如非候選人亦非候選人的選舉開支代理人而在選舉中或在與選舉有關連的情況下招致選舉開支，即屬在選舉中作出非法行為"。按照現行法例，每項100元或以上的選舉開支，在申報時須附上發票及收據。過往多次有候選人因為申報選舉開支時犯無心之失或手民之誤而被調查。據了解，本會有同事因為就微不足道的開支申報錯誤而被廉政公署調查，最終要提出選舉呈請，證明不是故意造成不公。這些事件導致耗費大量人力、財力、時間和社會資源，相當滋擾和不理想。主席，在一個一份早餐的售價動輒數30多元的社會，選舉開支的發票和收據門檻早應提高，政府現在考慮到通脹因素而把選舉開支的最高限額提高，把提交發票及數據的開支金額門檻提高至500元，反應確實相當緩慢。另一個例子是互聯網的宣傳開支，當局直至近年才有清晰指引，可謂後知後覺，未能適應社會轉變的典型例子。主席，我作為立法會功能界別議員，選舉開支的種類和細項，自然較直選議員少，但我也要花費相當時間處理這些事項。平心而論，在十分忙碌的選戰中，還要兼顧芝麻綠豆的收據或細節，是相當不理想的。我期望政府考慮相關規定和行政措施時，要與行政負擔取得平衡，避免為微不足道的金額而動用龐大的社會資源。

主席，張國鈞議員也是法案委員會委員，他剛才發言時表示關心我所屬的金融界別的劃分。

因此，香港金融管理局最新發出的8個虛擬銀行牌照的經營者，由於其牌照性質與銀行相同，定會成為金融界別的選民。

大家對SVF這個名稱可能比較陌生，但我們日常廣泛使用的八達通就是SVF的一個典型例子。根據《支付系統及儲值支付工具條例》，金融管理專員獲授權發出及監管SVF牌照，但在相關的選舉條例中，卻沒有明文規定這類SVF，是否屬於金融界別的合資格選民。讓我補充一下，金融管理專員是由財政司司長根據《外匯基金條例》第5A條委任的個人。

根據金管局今年第二季度公布的資料，使用中的SVF帳戶總數為6,124萬個，SVF總交易量為16億宗，總交易金額達500億港元。主席，由此可見，SVF是市民經常使用的交易模式，其功能與傳統銀行的部分交易有相似之處。我擔任立法會金融界別的議員後，不時與一些SVF的負責人見面溝通，了解他們的經營情況，並聽取他們的意見。我期望政府能夠清楚界定SVF，以避免灰色地帶。主席，我相信與我剛才提到的我所屬界別類似的情況相當多，政府相關政策局或部門應逐一梳理，盡量減少灰色地帶。

政府在《條例草案》中作出一些修訂，包括修訂8個功能界別中13個團體的名稱，在6個功能界別中刪除12個已停止運作的團體，以及在4個功能界別中新增10個團體。我認為，這些修訂是適時和有需要的。隨着時代轉變，有些行業的營運模式會出現轉型，但核心業務及活動性質仍然與原有的界別有關。因此，我希望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通過不同政策局了解29個界別的最新狀況時，要與這些政策局加強聯繫及溝通，與時俱進，制訂更清晰的指引。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的其中一項主要職能，是負責政制和與選舉安排有關的工作，並與選舉管理委員會緊密聯繫，確保各級公共選舉在公平、公開和誠實的情況下舉行。因此，該局負責就有關選舉安排的工作進行相關的修訂，當中包括處理已不再符合選民資格的功能界別團體，即今次修例的內容。

所以，情況的確令人擔心選舉是否公平，而這些事情亦製造了"選舉恐慌"。其實，民建聯並不怕打"逆境波"，不會害怕選舉，但關鍵在於是否有一個公平的選舉環境。我們認為，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或選舉事務處應該要造就一場其所提出的"公平、公正及誠實的選舉"。這是我們較為關心之處。即使在選舉的問題上，我原則上支持政府提出的《條例草案》，但政府亦需要就一些規例的細則作出研究和回應。今次修訂中有12個團體因停止運作而被刪除。事實上，這些團體並未正式宣稱停止運作或取消團體註冊，但可能處於不活躍的狀態，有數年時間沒有舉辦活動或招收會員，又或有會員持續流失的情況，那麼是否仍然符合功能界別的資格定義，即"在社會上具規模及社會發展相當重要的界別"？現行負責聯繫的相關政府部門有否收到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清晰的指引，作出評估及報告？

新增的團體相對較容易處理。

以剛完成的"2019年香港藝術發展局藝術範疇代表提名推選活動"為例，據悉今次有不少藝術和文化團體登記成為選民。這些已登記的團體選民過往也有積極舉辦活動和推廣藝術文化，其名單經刊憲便成為立法會功能界別的選民。從今次香港藝術發展局代表推選所見，社會上仍有不少藝術文化團體在業界進行和推廣文化藝術工作。政府的相關部門可以更多接觸這些團體，介紹和推廣登記成為選民，藉此擴大功能界別的選民規模及提升他們的選民意識。關於選舉申報書的修訂，當局把須提交相關發票及收據的門檻，由每項選舉開支100元提高至500元。現時涉及選舉開支的項目繁多，各項開支因通脹等因素而上升不少，數額低的開支已逐步減少。

所以，政府提高有關門檻是明智的，可以減少很多不必要的工作。這是一項德政，值得支持。

這做法費時失事，亦與選舉結果完全無關。我不是刻意欺騙政府，而且0.5元又怎會令到選舉經費超額呢？

有議員表示希望透過《條例草案》，提高民主性或擴大功能界別的選民基礎。我認為現在不是適合討論這課題的合適時間，因為這課題較一般問題複雜，需要更多時間討論，才可以得出一個好的結果。

我認為有關課題可以留待日後重啟政改時一併討論。

主席，我是《2019年選舉法例條例草案》委員會成員。我支持政府的修例建議。在審議期間，法案委員會提出了一些有關功能界別組成的問題，我希望政府能作出跟進及改善。功能界別的代表性問題一直存在爭議。在這次修例的討論中，有議員指出，有資訊科技界團體多次要求加入資訊科技界功能界別，但未獲政府理會。在香港10萬名資訊科技從業員中，現時只有8,000多名人士登記成為選民，因此的確有擴大選民基礎的空間。主席，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別同樣有這問題。當有議員指出香港印刷業商會不是該功能界別的登記選民，我亦感到意外。據政府解釋，如將香港印刷業商會加入成為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功能界別的選民，會導致界別選民基礎有重大改變，因此不宜在這次的技術性修訂處理。

我希望在日後的選舉中，政府盡可能公開及明確地公布相關指引，讓總選舉事務主任能在陽光下認可或不認可候選人呈交的提名表格，以減少社會上的爭議。

對於政府部門的人員而言，他們需要展開後續工作，同樣是費時失事，浪費很多人力資源。

不過，我想藉此機會提醒局方，技術性修訂應當考慮的一個原則是，如果繁瑣的選舉程序或後續工作浪費太多人力資源，並不符合經濟效益。

因此，請議員避免詳細論述整體選舉制度或相關法例的優劣。

《條例草案》的修訂包括部分功能界別的組成團體、選舉申報書的修正，以及免付郵資投寄的信件的尺碼規定。簡單而言，這些修訂的目的均是確保選舉更順暢、有彈性和公平公正地進行。

當然，正如剛才很多同事所說，當局這些小修小補是沒有效用的，而區議會選舉正好讓局長看到整個選舉過程以至選舉當天出現了甚麼問題。不過，我會依照主席所說，針對《條例草案》的修訂內容發言。

信件原訂的尺寸不得小於90毫米乘以140毫米，現在改為不超過165毫米乘以245毫米，厚度不超過5毫米。

香港郵政以往執行有關信件尺寸的限制時，要求信件開口必須為90毫米，不能多亦不能少，超過便要以膠紙封口，否則拒絕投遞。

這點值得商榷。

但在有些選區，特別是激進示威的中心區域，候選人很多時候基本上不太容易在街道上擺設街站，或許只能在某段時間擺設，而其餘時間則不可。這樣，候選人未必能夠接觸其選區內的大部分選民。

政府是否應該考慮不只資助一次郵寄單張呢？正如今次的情況，其實候選人可能需要政府提供第二次免付郵資郵寄單張的安排，讓他能夠將政綱、政績或選舉信息提供給整個選區的選民。

此外，郵寄單張有截止日期，這個日期其實跟選舉投票日有一段距離。

所以，我贊成今次的修訂。

主席，我沒有加入這項《條例草案》的法案委員會，不過我留意到法案委員會的報告提到，有委員在法案審議期間，質疑為何有成功獲提名為某立法會功能界別選舉的候選人，並不符合該界別的選民資格。這種有違邏輯的情況，其實亦是我及我所代表功能界別的選民一直非常關注的問題之一，可惜政府當局是次修訂並未有正視及處理這個問題。現時立法會大部分功能界別選舉中，除所屬界別的已登記選民外，與該界別有密切聯繫的人士亦有權參選。我相信有關規定的原意，是方便設有公司票及團體票的功能界別，令相關公司及團體的股東、董事或僱員，即使未登記為有關界別的選民，亦可成為該界別的候選人，有機會成為該界別的立法會代表。主席，就這些界別而言，這種做法既合理亦有需要。然而，對於其他不設公司票或團體票而只設個人票，並只准許具備相關專業資格或執業牌照及獲有關法定專業團體認可才符合選民資格的專業界功能界別，包括我代表的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功能界別，上述密切聯繫條款完全沒有必要，甚至可說是不合理，亦會造成令人難以理解的情況。在2016年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及去年立法會補選舉行期間，均有不少建測規園功能界別的選民問我，為何有不具相關專業資格、未獲專業學會認可及未領取相關牌照，甚至不符合界別選民資格的人士，卻合資格參選我們的界別選舉？

即使這些人士成功當選，又如何能在立法會中代表我們的業界發聲及投票？我必須強調，我與有關選民提出這個問題，並非針對個別候選人或黨派，而是針對整個選舉制度。這個問題一日未解決，不少功能界別的專業人士都不會接受，並質疑政府採取"鴕鳥"政策。

很多市民亦關注選舉能否在公平、公正及安全的情況下進行。

不過，我相信剛於11月24日完成的區議會選舉，有很多地方值得我們參考，令2020年舉行的立法會選舉可以做得更好，我希望政府能從中汲取教訓。

無論當選與否，候選人都希望選舉能公平公正地進行。此外，投票人士的安全亦十分重要，很多人曾擔心自己在選舉當日因投票取向而受到不必要的滋擾甚至攻擊。

上述安全問題，會影響選舉的整個過程，令人擔心遭受不公平對待。

單靠選舉呈請這個途徑並不足夠，因為呈請須在事發後才提出，申請者亦須付上時間和費用，因此未必是最佳的選擇。